廖長江議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2019年報及廉政公署諮詢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自從《港區國安法》落實後，立法會已開了一星期的會議，但到目前為止，其實仍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議員，究竟《基本法》第七十七條及《立法會條例》第3及4條對於立法會議員的言論可免受刑事檢控的保障，在《港區國安法》落實後是否仍然有效，我想知道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為何？
就《立法會條例》能否保障議員在立法會上的言論或辯論自由，我注意到昨天舉行的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律政司司長已向議員作出解說。事實上，議員在會議上的言論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應由法庭而非立法會主席裁定，但我提醒議員，議員必須自行判斷有關言論可能招致的法律後果。

我謹以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身份，代表廉政公署，向各位簡介今日提交本會的廉政公署2019年報。2019年標誌着廉署成立45周年。年內，廉署舉辦一系列公眾參與活動，重申廉署打擊貪污的初心不變，爭取社會各界......
主席，朱凱廸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確實影響很大，包括影響到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立法會議員應如何處理各自的發言。

你的意思是否指，現時《港區國安法》會凌駕於《基本法》當中對於議員發言免受刑責的保障，以及《立法會條例》當中的同樣保障？

如果你們認為有任何問題，應自行尋求法律意見。
主席，我的發言未到一段已經被打斷兩次，我希望大家也要看回《議事規則》，議員發言是不應該受到干擾的，除非是有規程問題，即真正的規程問題。主席，剛才兩項規程問題與我的發言完全無關，我希望不會再受到干擾。我謹以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身份，代表廉政公署，向各位簡介今日提交本會的廉政公署2019年報。2019年標誌着廉署成立45周年。

過去40多年，廉署與香港共渡了不少困難時刻，而去年連串公眾示威和社會事件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挑戰，但無論社會環境如何，廉署會一如以往，堅定不移緊守崗位，以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策略履行肅貪倡廉使命，在政府和市民大眾的支持下，全力維護香港的廉潔文化和法治。執法廉署一直不懼不偏秉公執法，令貪污成為高風險罪行，對貪污分子發揮強而有力的阻嚇作用。在2019年，香港的貪污情況繼續維持在低水平。2019年廉署周年民意調查顯示，98.1%的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沒有親身遭遇到貪污情況。就貪污投訴而言，廉署接獲2,297宗與選舉無關的貪污投訴，較2018年下降14%。涉及私營機構、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投訴分別佔約64%、28%及7%，與過去數年的分布相約。新一輪公共選舉周期在2019年揭開序幕，廉署於年內接獲623宗與涉嫌違反《選舉條例》的投訴，當中518宗投訴涉及去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雖然區議會選舉已告一段落，但廉署主動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絡，就選舉程序作出檢討以進一步提供防貪建議及宣傳教育，確保未來公共選舉的廉潔公平。預防在預防貪污方面，廉署積極協助公私營機構改良規章制度，堵塞貪污漏洞，杜絕貪污的機會。在2019年，廉署完成70項防貪審查工作報告，詳細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相關的制度和工作常規，並建議防貪措施以堵塞貪污漏洞。此外，廉署亦就新政策措施及監管制度向政府提供超過600次防貪建議。審查及提供防貪建議的範圍十分廣泛，部分例子包括：政府的新採購政策、發展局《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管理機制、警務處調查洗黑錢案件的程序，以及金管局處理虛擬銀行牌照申請的各項程序等。另外，廉署因應要求，向私營機構提供防貪建議超過730次；亦透過防貪諮詢服務熱線，處理超過800個公眾查詢；以及為公私營機構超過13,700人員提供防貪培訓。教育廉署深信要持續打擊貪污並取得成果，必定要獲得社會的全力支持，以及令公眾就貪污對社會所帶來的禍害保持警覺。因此，廉署在2019年繼續透過舉辦社區參與、倡廉教育及宣傳活動，鞏固香港的廉潔文化。

這是委員會發表的第二十五份年報，匯報委員會在2019年的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監察廉政公署處理對該署及其人員不涉及刑事的投訴。委員會不但處理投訴，同時亦小心檢視廉政公署的工作程序和慣例中需要改善或更新之處，以避免類似問題日後再次發生。在2019年，委員會一共舉行了3次會議，審議了廉政公署內部調查及監察組就13宗投訴個案提交的調查報告，涉及共68項指控。其中兩宗投訴內的3項指控查明屬實或部分屬實，共涉及3名廉政公署人員，有關上級人員分別向3人作出訓示。此外，委員會亦審議及通過了3份評估報告。委員會同意這些投訴缺乏理據，或內容上只重複先前經已由委員會處理的投訴，因此無須正式展開調查。在審議投訴時，委員會亦會聯同廉政公署管理層，考慮在處理個案中涉及的經驗，找出可予改善之處，務求與時並進，精益求精。經審視2019年審議的調查報告後，廉政公署舉辦了一系列簡報會並加強培訓課程內容，以期在進行搜查、備存檢取證物紀錄，以及處理所收到外間通訊方面，提升前線人員的警覺性。廉政公署又為所有人員舉行簡報會，提醒他們須在處理與選舉相關事宜上提高專業敏感度。同時，廉政公署已着手檢討用作記錄投訴人或證人供詞的標準表格，尤其是要確保向投訴人/證人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是必須及足夠而又不會過多。委員會會致力確保廉政公署秉持專業精神，妥善處理接獲的投訴。

各位議員如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委員會秘書提出。我謹此向各位議員及市民對委員會的支持，表示謝意。

財務委員會在本年4月初舉行了21個環節的特別會議，審核2020-2021年度的開支預算，目的是確保所要求的撥款，不會超過執行核准政策所需的款項。在特別會議前，66名委員就開支預算的內容向政府當局提出共約6,700條書面問題，當中以關於福利及婦女事務、保安、教育、衞生，以及民政的問題較多。政府在特別會議前已按照其承諾，就首3,300條問題提供答覆。至於其餘合乎規程的書面質詢，以及委員在特別會議進行期間提出的補充質詢，政府已在2020年4月29日立法會舉行的第三次預算案會議前提交相關答覆。所有質詢及答覆已上載到立法會網站。在特別會議上，委員就開支項目提出質詢，並就預算案內各項與發展經濟及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措施提出關注和意見。特別會議的過程已詳載於報告內。繼立法會於2020年5月6日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後，財務委員會陸續審批財政司司長就修改核准開支預算提出的撥款建議。主席，財務委員會共用了約31小時完成審核開支預算的工作，過程大致順暢。就此，我感謝各委員的積極參與，並多謝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合作。

主席，我謹代表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就譴責周浩鼎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兩位委員，包括涂謹申議員及我本人發言，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此事的少數報告。2017年2月3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任命及推選議員成立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調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2011年與UGL Limited簽訂協議的事宜。該協議是關於UGL收購在英國上市的物業管理公司戴德梁行，而梁先生持有該公司的直接股權。在該協議中，UGL按照特別條件，給予梁先生400萬英鎊。梁先生在2012年至2017年擔任行政長官時收取該筆款項，引起公眾對其利益衝突、稅務問題及利益申報的疑慮。委員會共有11名委員，周浩鼎議員是委員之一，亦被推選為委員會的副主席。然而，周議員在專責委員會討論主要研究範疇期間，向專責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經調查對象草擬的主要研究範疇的修訂建議。在會議期間，周議員沒有透露梁先生是修訂建議的草擬人，並多次聲稱修訂建議是他自己的意見。其後，梁先生會見傳媒，承認他曾就周議員提交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修訂本提供意見和評論。周議員在會見傳媒時，亦承認他曾與梁先生討論專責委員會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在該年6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周議員。

第二，必須確定在作出陳述時，作出陳述的議員知道其陳述是不正確的。第三，在擬備陳述時，該議員必須有誤導立法機關的意圖。周議員沒有應調查委員會邀請出席聆訊，但從已公開的事實及陳述，已足以證明周議員的行為是有意誤導立法會，包括：第一，周議員向專責委員會提交載有經"CEO-CE"編輯的建議修訂事項的文件。第二，周議員在專責委員會會議上，多次聲稱有關的修訂建議是他自己的意見。第三，專責委員會的委員基於周議員的陳述，相信修訂建議是周議員本人作出，而不知道梁先生有直接草擬修訂建議。第四，在傳媒揭發之前，周議員並沒有向委員會、任何委員、任何立法會議員或人員澄清修訂建議並非由他作出，而是由梁先生作出。第五，周議員在傳媒揭發後，承認梁先生作出有關的修訂建議，而梁先生亦確定他有份草擬修訂建議的文件。在委員會不知情，亦沒有也不可能授權周議員與被調查對象梁先生作出溝通的情況下，周議員與被調查對象作私下溝通，代被調查對象提出修訂調查範圍的建議，並隱瞞曾私下溝通和提出修訂的事實，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均必然屬於有意圖誤導立法會的行為。一旦確立有意圖並已作出誤導立法會的行為，則可以同時證實周議員及其行為是不當地干擾及妨礙專責委員會的調查、藐視立法會、在立法會提出虛假陳述及/或行為不當。事實上，誤導立法會是極之差劣的行為，因為作出誤導立法會行為的議員是試圖欺騙其他議員，引導其他議員作出不正確或不恰當的決定及/或行為。對於調查委員會其他委員並不認為周議員的行為對自己及其他議員有如此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絕對不能認同，因此無法同意委員會報告的內容。

主席，立法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就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査委員會已完成工作，並於今天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我謹以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報告向立法會發言。首先，我想簡述調查委員會成立的背景。在2018年4月24日早上，當《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許智峯議員被指在立法會綜合大樓2樓4部升降機大堂，強行奪去一位保安局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就許智峯議員的行為，葉劉淑儀議員於2018年5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一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譴責議案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譴責議案所述事宜則交付調査委員會處理。根據《議事規則》第73A2條，調查委員會負責確立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許智峯議員的理據提出意見。於2018年6月2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選出包括本人在內的7名調查委員會委員後，調查委員會於2018年7月17日舉行首次會議，至今共舉行了10次會議，包括兩次研訊，向3名證人取證。為提高調査委員會工作的透明度，我作為調査委員會的主席，曾在多次會議後向傳媒簡報及回答傳媒査詢，讓公眾知悉調查委員會的工作進度。調査委員會亦將其《行事方式及程序》上載到立法會網頁，讓公眾參閱。調査委員會認為必須公平對待許智峯議員及須遵守正當程序，包括自然公義的原則。調查委員會曾兩次邀請許議員出席研訊作證。然而，許議員只在回覆首次邀請時表示不會出席研訊，亦未有回應第二次邀請。許議員並沒有向調査委員會提交陳述書，亦未有簽署調查委員會的保密承諾書。由於許議員決定不選擇研訊公開舉行，調査委員會的所有研訊均按《議事規則》第73A4條閉門進行。此外，因應律政司對許智峯議員強行奪去一位保安局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一事提起刑事法律程序，為求公平對待調查所涉各方，以及避免任何人在待決法律程序中的利益可能受到妨害，調查委員會在成立後不久，即根據《行事方式及程序》，要求律政司把與其調查主題有關的任何待決法律程序的發展情況告知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從律政司得悉，許智峯議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智峯一案中，經審訊後被裁定觸犯3項罪行。律政司亦進一步告知調查委員會，許議員就該案定罪提出上訴，有關的聆訊原定於2020年3月24日進行，律政司其後告知該聆訊已改至2020年10月13日進行。調查委員會明白到，法庭的責任是就許智峯議員的刑事法律責任作出裁決，而調査委員會的調查則須確定許議員的有關行為是否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調查委員會認為無需因上述法律程序而暫停其工作。調查委員會亦按《行事方式及程序》第19d段，要求律政司就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及觀察所得的擬稿會否妨害上述上訴案的待決刑事法律程序置評。經考慮律政司的回覆後，調查委員會認為本報告並不會妨害上訴案的待決刑事法律程序。在蒐集與譴責議案有關的資料以協助調查方面，調查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索取涵蓋譴責議案所述指稱事件的閉路電視片段，在閉門會議中觀看，以及參考許智峯議員就與譴責議案有關的指稱事件接受傳媒訪問的片段。在考慮過與譴責議案有關的資料後，調査委員會決定邀請7名人士出席研訊作證，以協助委員會確立有關譴責議案的事實，當中只有3名人士同意作為證人並出席了調查委員會的研訊。調査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包括所確立的事實及結論，已詳載於報告內，報告亦已上載立法會網頁。現在我會重點提述調查委員會的結論。調査委員會根據譴責議案的附表，定出了6項有待確立的事實。

基於蒐集所得的資料，調査委員會認為上述6項有待確立的事實的關鍵部分均已確立，而未能完全確立的部分均非關鍵資料，並不影響調查委員會就應否譴責許議員所提出的意見。調查委員會的考慮因素及意見詳載於本報告第4章。根據《議事規則》第73A2條，調查委員會需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許智峯議員的理據提出意見。為此，調查委員會依據已確立的事實，同時考慮譴責議案所述的3項指稱是否成立，從而得出意見。第一項指稱是，許智峯議員的行為不能被接受，即使肇事者是一般市民亦然。調查委員會認為，經確立的事實清楚顯示，許智峯議員的行為無論發生在何處，且無論是由議員還是一般市民作出，皆不能接受。調査委員會認為該項指稱成立。就第二項指稱，指許智峯議員不尊重公職人員、行為粗暴和嚴重侵犯該名保安局女職員的私隱。調查委員會同意，根據證人所作的證供，並無具體證據證實許智峯議員侵犯了該名保安局女職員的私隱。基於經確立的事實，調査委員會認為下述指稱成立：許議員行為粗暴和不尊重公職人員；並認為事實上"不尊重"的指稱屬過於溫和。就第三項指稱，指許智峯議員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立法會聲譽受損。調查委員會察悉，《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訂定的勸喻性質的指引》清楚訂明，"議員應確保其行為一定不會令立法會的信譽受損"，而"議員行事的方式，不應使其處境可能有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在一般應有的行為準則方面的期望"。基於此原則以及第一項已成立的指稱，調查委員會認為第三項指稱成立。調查委員會就上述指稱的考慮因素及意見詳載於本報告第4章。憑藉《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議員可因行為不檢而受到譴責。調查委員會認為，譴責議案各項指稱的關鍵部分均已成立，而經確立的許智峯議員的行為，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依調查委員會之見，許議員的行為令立法會的信譽受損，而他行事的方式，使其處境可能有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在一般應有的行為準則方面的期望。調查委員會認為，譴責議案附表所述經確立的事實，足以構成譴責許議員的理據。主席，雖然去年7月1日有部分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綜合大樓造成嚴重破壞，以及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拖慢了工作進度，調查委員會仍能完成工作，於今天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就此，我衷心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以及各位證人，特別是立法會秘書處的協助，使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可順利完成。

我謹以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2019-2020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事務委員會數項重點工作。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在修改空氣質素指標時，以保障市民健康為首要目標，包括取消放寬微細懸浮粒子24小時平均濃度的超標次數，並同時收緊可吸入懸浮粒子及臭氧的空氣質素指標。此外，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發展綠色交通的措施。委員支持當局加快推行電動公共小巴及電動渡輪的先導試驗計劃，同時分階段淘汰歐盟IV期柴油商業車。委員建議當局研究淘汰以化石燃料驅動的傳統車輛，並就推廣電動車的政策訂定具體目標。為此，事務委員會轄下的研究電動車發展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已展開工作，聚焦檢討及研究推廣電動車的政策目標及支援措施。至於保育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海岸公園的最新整體漁業管理策略，包括在海岸公園內禁止商業捕魚的範圍，以期在海岸公園保育與捕魚業可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委員亦就提升郊野公園的康樂及教育潛力的計劃提供多項意見，特別是改善郊野公園的環境衞生、增加道路及單車徑等設施。委員亦支持當局加強對外來入侵物種的管理措施。事務委員會曾聽取政府在廢塑膠、廚餘及園林廢物管理方面的工作進展。

主席，我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闡述事務委員會的數項主要工作。首先，事務委員會非常關注自去年6月以來，因修訂《逃犯條例》而觸發的持續遊行和示威活動，對公共秩序造成的影響，以及警方處理這些示威遊行的手法。由於近月發生多宗涉及具破壞力的爆炸品及槍械案件，委員亦關注到本土恐怖主義是否正在滋生，危及公眾安全。委員同時留意到，近期本港的罪案數字回升。部分委員關注治安情況變壞，是由於警方的防罪工作及資源因要應付公眾活動而被攤薄。因此，當局應調撥足夠資源，遏止暴力行為，盡早恢復社會秩序。這些委員並同時促請政府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的守法意識。亦有部分其他委員關注警方在處理大型公眾活動時，對參與活動人士使用不必要和過分武力，以及不恰當對待被捕人士及妨礙記者工作。這些委員要求當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處理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遊行的手法，以回應公眾的關注。另外，亦有委員關注到多項大型公共工程項目出現違規問題，以及可能涉及大量公帑的創新及科技發展項目的採購程序是否符合規定和恰當。委員促請廉政公署協助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制訂及落實有效的防貪措施，以及鞏固相關的監督制度，以維護本港的廉潔環境。此外，委員支持當局推行消防安全改善資助計劃，資助目標樓宇的業主進行樓宇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委員亦支持當局繼續改善懲教院所的管理，當中包括更新這些院所的電鎖保安系統，以提升管理效率及保安水平。當局承諾會不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各項工作的進展。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感謝秘書處的協助和委員的參與。

主席，我以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在本年度，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工作。事務委員會曾討論規劃署的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結果，並就日後的棕地用途規劃及發展表達意見。事務委員會亦曾就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推行細節作詳細討論，並召開公聽會聽取公眾人士意見。此外，就龍鼓灘填海和重新規劃屯門西地區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的撥款建議，委員促請當局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必須探討龍鼓灘填海對當區各方面的影響，並提供充足的運輸基建配合相關發展。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項目，委員普遍表示支持，同時就該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的環保運輸服務模式和路向提出多項意見。在加強樓宇安全和復修方面，委員歡迎政府注資加強現有資助計劃，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2.0、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和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以及推行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政府就加強應對颱風和相關天然災害的準備，隨着極端天氣所引致的威脅越趨頻繁和嚴重，委員希望當局繼續加強管理山泥傾瀉及水浸等風險的工作。事務委員會亦繼續監察政府當局在保育和活化本港的文物地點和建築方面的工作，當中委員就啟德龍津石橋保育長廊的撥款申請並無異議。在立法建議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考慮一項旨在修訂《水務設施規例》以禁止用戶透過出售食水圖利的擬議議員法案，委員對擬議法案普遍表示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

主席，我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在幾方面的工作。在社會保障方面，委員關注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金額，不足以應付綜援受助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委員得悉，當局已完成檢討綜援計劃下鼓勵就業的措施，並檢視了所有補助金和特別津貼。當局會透過改善這些措施和增加相關津貼，以加強對綜援受助人的支援。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研究綜援計劃下住戶的基本生活開支，並全面檢討綜援計劃。在長者服務方面，委員呼籲當局在"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下，取消家居照顧服務的上限，並增加膳食服務的供應。至於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方面，委員關注到，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名額嚴重短缺，很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被迫入讀普通幼稚園。委員促請當局為這些幼稚園提供額外特殊幼兒工作員，以便為有嚴重殘障的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合適支援。社會福利規劃方面，委員關注到，在獎券基金及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興建福利設施的項目進度非常緩慢。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程序，並採取具體措施，以加快推行相關項目。另外，委員要求政府部門及福利服務單位增加聘用少數族裔人士作為前線員工，以加強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言語支援服務。委員又呼籲當局加強對露宿者在經濟、醫療及就業方面的支援，並制訂無家者友善措施。委員亦促請當局在公立醫院設立3間"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舒適、安全和保密的環境。

主席，我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2019-2020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匯報數項重點工作。委員對政府自《長遠房屋策略》制訂以來，在追趕房屋供應目標的表現感到失望。委員尤其關注2024-2025年度及以後的公營房屋土地供應情況。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就重建高樓齡屋邨訂定時間表；就各項開發土地的倡議進行研究；增加公營房屋興建量，並為過渡性房屋制訂長期供應目標。在過渡性房屋供應方面，委員雖然支持政府撥款50億元，協助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但同樣擔心該等社福為主的機構並非擅長房屋工程，所以促請政府當局積極邀請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等相關法定機構，參與興建、提供過渡性房屋。委員支持施政報告中宣布加快出售39個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的42,000個未售單位的措施。委員要求房委會考慮向租置計劃屋邨提供額外的維修及工程資助。委員認為不少公屋家庭確實希望購買其居住的單位，因此促請當局重推租置計劃，以重燃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希望。政府當局表示，重推租置計劃，會令短期內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目減少，繼而會令公屋輪候時間延長，但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在房屋供應穩定下，作出重啟出售公屋的研究。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基層"劏房"住戶所面對的困境，並早已主張政府應展開推行租務管制的研究。對於當局遲至2020年4月才成立的"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並需要18個月才就租務管制作出建議，並欠缺基層"劏房戶"及關注基層住屋團體的代表，委員深表不滿。自去年年底至今，經濟急速惡化，租金檢討機制數據滯後，導致逆市加租，故委員亦要求房屋署和房協為公屋租戶代繳或凍結租金，為屋邨停車場作出租金寬免。長遠而言，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租金調整機制，亦要求放寬租金援助計劃的門檻，簡化審批。主席，這是我在這個立法年度以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最後一次向大會報告工作，我感謝各位委員、秘書處及政府當局以有商有量、包容理性的態度向政府出謀獻策。我寄語政府能夠繼續努力，多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齊心合力，令市民安居樂業，期望有緣再會。主席，我謹此陳辭。
鍾國斌議員就"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2019-2020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本人謹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就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舉行會議，與相關員工工會及團體代表交換意見。有委員贊同與會代表的意見，要求政府當局每隔5年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以配合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事務委員會亦曾於2020年6月19日舉行公聽會，聽取公眾對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意見。委員關注到殘疾公務員人數有下跌趨勢，並促請當局加強便利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工作，以及考慮在政府、法定機構、政府資助公共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推行僱用殘疾人士定額制度。事務委員會繼續密切關注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醫療及牙科福利。政府當局已於2020年3月，以先導計劃形式，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仁濟醫院的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設立公務員中醫診所，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中醫全科門診和針灸服務，每年服務名額約63,000個。此計劃將於1年後檢討。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擴大提供中醫藥服務的範圍，增加服務名額和服務地點，以切合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殷切需求。政府當局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5天工作周的情況。

為此，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向未全面推行這項家庭友善措施的政策局及部門提供協助，以期讓更多公務員受惠。委員對要求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及恪守政治中立的議題表示關注。事務委員會已安排於7月10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這項議題。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

主席，本人謹以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一向密切監察公共選舉的安排。就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建議，以2017年至2020年之間的預計累積通脹率為基礎，調高候選人的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了《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選舉實務安排及宣傳計劃。委員就選舉安排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要求當局增設足夠的投票站，以應付登記選民人數增加的情況。此外，委員亦敦促當局須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制訂選舉應變計劃。委員亦促請當局採取措施，確保選舉能夠在和平安全的環境下進行。事務委員會曾討論《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書》。委員關注到，該次選舉有不少選民需要輪候長時間才能投票。委員促請當局汲取經驗，以期作出更妥善的投票安排。事務委員會並且敦促當局應積極研究如何在日後選舉的不同環節應用資訊科技，以提高選舉流程的效率。保障個人資料一向是事務委員會重點關注的議題之一。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個人資料條例》的初步修訂方向，並且向政府提出多項修訂建議。政府承諾會審慎研究事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聯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作更深入的研究，並且在適當時候諮詢相關持份者。此外，事務委員會聽取了當局簡介政府在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方面的工作進展。委員察悉，當局現正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章》，讓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機構自願採納，以增加有關機構人員對性小眾的接納和友善程度。政府當局表示，在聽取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當局會與持份者進行討論，以及研究適合在本港推行的反歧視方案，並於稍後提出其工作方向。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我現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一項休會待續議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加入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於7月6日刊憲，公布了《港區國安法》的相關7項實施細則。主席，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5月28日提出把《港區國安法》加入列於《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社會一直關注此事，包括在座各位議員，亦包括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我們關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責任、法治原則、建立的相關機構及其職責、罪行及罰則、案件的管轄權及程序，以及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的職能等。

因此，我認為《港區國安法》對香港社會有深遠而巨大的影響，而立法會議員亦有責任深入討論《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及相關細則，讓公眾了解《港區國安法》對香港社會將帶來的轉變。法律現已生效，將會影響全港所有市民。雖然昨天3個事務委員會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讓議員向官員提問，但由於會議時間只有約兩小時，因此很多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議員皆未能提問，而時間亦不足以讓官員清楚解釋相關問題，以及讓議員表達意見。就此，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議案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6月30日通過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加入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7月6日刊憲公布《港區國安法》相關細則的事宜。

然而，立法會會議並非適當的處理場合，你可要求其他委員會再舉行會議，以跟進你提及的事宜。

2012年，一名警務人員以箍頸方式拉扯一名的士司機上警車導致他頸椎移位，而他其後不治。警務人員近月處理反修例活動時，經常以膝頭跪壓頸部方式制服示威者。本年5月，有一名遭跪頸的男子於被捕後翌日死亡。

主席，你提到你亦有留意我們昨天舉行的聯席會議，我現在仿效李家超昨天的說法：他的主體答覆連廢話也不如。

現在的要求很簡單，我們要跟進這個問題：可否要求警方不容許再跪頸？

代理主席，如果不是一些"縱暴派"、"攬炒派"的議員不斷縱容市民使用暴力宣泄或表達意見，又或是英雄化暴力行為，告訴他們入獄會令人生更加精彩、有案底會令人生更加精彩，相信未必有這麼多人在反修例暴亂中作出如此極端的暴力行為。我們現時經常在一些暴亂情形中看到出現公然"搶犯"的情況。

所以，我也想了解，究竟這段時間有多少名警員的身體受到極嚴重傷害？

攝錄機的功能，是否足以拍攝足夠的證據，顯示當時電光火石之間多麼危險？例如我們經常看到一些落單警員被示威者圍毆、冷血攻擊，甚至殺害等......

屋宇署亦一直以依法辦事、一視同仁的精神，按照《建築物條例》及執法政策處理僭建物個案。

凡屬"須予以取締"類別的僭建物，除非業主已主動處理涉事僭建物，否則屋宇署會發出清拆令，要求有關業主在指定期限內清拆僭建物。屋宇署亦會將相關清拆令註冊於土地註冊處關於相關物業的紀錄，即一般所稱的"釘契"。業主如無合理辯解而又未能在指定期限內糾正情況，屋宇署會考慮檢控有關業主。在土地行政方面，建築物是否違反土地契約，視乎相關地契條款，以及土地及其上建築物的實際情況而定。如發現有違反地契的情況，地政總署會按優次，採取適當的執管行動。一般而言，就違反土地契約的情況，地政總署會先發出警告信，要求業主在指定時限內作出糾正。如業主沒有在限期前作出糾正，署方可把警告信在土地註冊處註冊。如違契情況嚴重，例如對公眾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署方會考慮重收有關地段或把相關權益轉歸政府。就政府土地牌照用地有違反牌照條件的情況，署方會先發出警告信，要求持牌人在指定時限內作出糾正。若違規性質嚴重，署方會考慮撤銷牌照。而就佔用政府土地的行為，署方會根據《土地條例》採取行動，於相關範圍張貼法定通知，要求佔用人停止佔用土地。若於限期前仍未自行停止佔用土地，署方可提出檢控。就近期一些引起公眾關注僭建物、佔用政府土地或違反土地牌照的報道，屋宇署和地政總署在接獲有關報告後，均會按照有關法例及既定政策跟進個案，並本着依法辦事和一視同仁的原則，不偏不倚地採取調查及執管行動，不會因涉事人的身份而採用不同的執法標準。就質詢的3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不論其身份，業主作為物業的持有者均須確保名下物業符合相關法例要求，並遵從有關地契條款規定。如有需要，業主應自行委託專業認可人士視察單位，尋求專業意見。此外，因應公眾對高級政府官員的期望，行政長官亦有提醒各政治委任官員應時刻保持警覺，在各方面嚴守個人品格和操守的最高標準，致力維護政府和公職人員的名聲。

代理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強調在處理僭建物、佔用政府土地或違反土地牌照等違規行為上，局方會不偏不倚地採取調查和執管行動，亦不會因為涉事人士的身份而採用不同的執法標準，我認同這種做法，法律之下應是人人平等。但是，我亦認為作為公職人員，不論是官員或議員，均應以身作則，為社會樹立好榜樣。此外，代理主席，因為僭建問題，相關建築物可能會對公眾安全造成影響。我本身是建築測量師，亦是代表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議員，我當然對僭建問題相當關注。我想在此問一問局長，現時在處理有關違法行為的工作上，人手方面是否足夠？

屋宇署目前處理有關工作的人員已超過700位，若與3年前相比，現已增加接近20%，因此我們一直也有增加人手。

代理主席，我感謝謝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樂意以不同方法與公眾分享這些數據，讓公眾對目前的情況了解更多。

屋宇署曾在2011年估算本港有超過200萬個僭建物，這當然可能是估算，而局長剛才說的數字是已經發出警告或命令，但我們看到估算與實際檢控的數字是有差別。然而，如果估算到本港有200萬個僭建物的話，屋宇署700位有關同事每年處理1萬宗個案，其實是遠遠不足以處理全港僭建的個案。當然，有些僭建的個案很嚴重，會影響建築物的安全，亦有些個案很瑣碎，甚至是合情但不合法。

所以，我想問局長，除了增加人手之外，會否因應時勢而檢討一些條文是否過時或不切實際？我覺得這更符合現時的需要。
感謝劉國勳議員。劉議員說的數字也是正確，但我們所談的不是同一件事，就像是一個蘋果、一個橙。在2011年的時候，由於政府已經進行了10年的大規模行動，所以當時所做的是一種目測，看看究竟有多少可能是僭建物，而不是真的要找出需要發出清拆令的僭建物，只是估量一下，讓政府有依據，看看10年前的工作成效如何，以及接下來應該怎樣做。如果再看一些具體事實，會發覺當中很大部分是一些很小型的家居上的僭建，可能是冷氣機支架、小型簷篷或晾曬衣服的支架，當時在外牆僭建而真正需要處理的大約是40萬宗，希望劉議員了解這個數字。

政府近年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嚴謹執法，我們會繼續這樣做，但我們會多做兩方面的工夫，一方面是如何更有效地執法。

在教育方面，政府現時與市建局在很多平台上就不同僭建情況可以做到甚麼措施，其實也有很詳盡的資料。

局長可否介紹一下他剛才說每年大概1萬宗的執法行動當中，處理新界區和市區僭建物的百分比是怎樣分布的呢？當局會否有特別隊伍在新界地方主動清拆僭建物，但在市區則不作這樣的安排，是否這樣呢？

近年關於小型屋宇的情況，其實可以追溯至2011年、2012年，因應小型屋宇僭建的情況，我們有一項特別的登記計劃，由業主向屋宇署申報其僭建物，如果我們認為有關僭建物對安全沒有影響，而專家視察過也認為對安全沒有影響，我們會容忍它繼續存在。至於鄉郊或鄉村，屋宇署有一些針對性的行動，因為始終需要有效運用資源。在面對鄉村內的一些情況時，例如數幢房屋連着興建，在清拆僭建物時有困難，我們都會適切按照實情而作出處理。

鍾國斌議員不在席。
代理主席，我聽到局長的說法，就是如果是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屋宇署會優先進行實地視察，然後會不偏不倚地採取適當的行動。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社會的知名人士對社會有很大影響，我們當然不會鼓勵僭建。所以，如果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的住所有僭建物，政府盡早優先進行實地視察，然後採取行動，要求遷拆，相信大家都認為是合理的做法。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兩個部門都是發展局轄下的，的而且確，我們是按照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精神辦事。就個別個案，我在此難以作出評論，但在執行法例的情況，我相信我的同事都是很努力，按照我剛才所說的精神辦事；如果需要進一步索取法律意見，他們也會與有關方面索取。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案揭示了部門在這方面不尊重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精神。

就一位名人的個案，報章報道了無數次，亦有很多市民追問......其實，我希望局方真的不偏不倚，對需要清拆的僭建物採取行動。
的而且確，無論是局方或署方，都是這樣處理的。
第三項質詢。

香港經濟低迷令各行業現時面對巨大的經營壓力，而銀行對商業借貸亦趨向更審慎。有企業東主有意出售其物業以便周轉。然而，各項樓市需求管理措施令套現難度大增。

過去數年，政府按照本地物業市場的實際情況，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既在供應方面致力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以回應需求，亦同時在需求方面推出多輪需求管理措施，以打擊短期炒賣活動及減少投資和外來需求。這些措施旨在防止物業市場進一步升溫，以免對本地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重大風險；確保物業市場健康發展；並於當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自置居所的需要。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制訂與物業市場相關的政策時，均會因應當地的經濟、物業市場情況，以及自身的政策考慮，推行適當的措施。吳議員提出調低物業印花稅稅率或有助吸引外資，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是，政府認為投資者選擇開展業務地點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營商環境及商機、稅制及稅率，以及經營成本等。考慮到香港目前的物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需求管理措施確保物業市場健康發展，可有助提供穩定的營商環境，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的競爭力。政府明白企業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或會面對較大的現金流壓力。所以，政府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共推出一系列涉及超過2,800多億元的紓困措施，減輕企業的財政負擔，同時亦為中小企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和為合資格企業推出"保就業"計劃，以紓緩企業現金流轉困難。就吳議員質詢的兩部分，經諮詢運輸及房屋局後，現綜合答覆如下：在考慮是否調整有關住宅物業的印花稅稅率時，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相關安排對整體樓市的影響。受環球和本地因素影響，住宅物業市場由2019年下半年起轉趨淡靜。樓價雖稍有回落，但最近亦有回升跡象。整體樓價仍處於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的水平。2020年第一季的市民置業負擔比率仍然處於73%的高水平，遠高於2000年至2019年20年長期平均數的45%。任何放寬需求管理措施或下調印花稅稅率的舉動，均可能被市場趁機炒作為政府調整樓市政策的訊號，亦可能會刺激部分市民對本地住宅物業的需求，在目前房屋仍然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有機會造成推高樓價的反效果。因此，政府必須審慎行事。至於非住宅物業方面，政府引入雙倍從價印花稅的目的，是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亢奮情況蔓延至非住宅物業市場。非住宅物業售價雖然由2019年開始有回落的趨勢，但依然維持較高水平，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情況。香港永久性居民如購買新住宅物業以取代其唯一的原有住宅物業，根據現行機制，須先繳付相關印花稅，待處置原有物業後才申請退還部分稅款。政府明白有關安排可能會增加換樓人士的置業成本。然而，如果放寬相關要求，可能會招致一些並無真實意圖出售原有物業的業主，藉換樓的名義拖延繳付印花稅，或趁機持有多於一個住宅物業一段較長時間以圖獲利。這有違推出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原意，亦與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轉換物業的實際需要背道而馳。一如既往，政府會繼續留意市場情況，參考一系列指標，包括物業市場價格、市民置業負擔比率、物業成交量和供應量、本地和環球經濟變化等，適時採取合適的措施回應市場變化，確保物業市場健康發展。
剛才局長並沒有直接回應我在質詢提到的新加坡做法，我當然明白兩地的實際情況不同，但最低限度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現正向"減辣"的方向前進，這是政府必須正視的趨勢。此外，局長在主體答覆仍然選擇迴避一個核心的問題，便是樓市"辣招"對有意套現自救的商家綁手綁腳。當初推出樓市"辣招"是為了遏止炒風，但最近的數據顯示，樓市已經開始降溫，尤其是非住宅的工商鋪和工業大廈的市場成交急劇萎縮。面對本港經濟急轉直下，各行各業也在水深火熱之中，如果現在都不是"減辣"的最佳時機，局長，那麼何時才是最佳時機呢？請局長正面回答。

零售物業價格在去年年中至年底的確有下行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零售業市場目前的氣氛。受去年的社會事件影響，本地及旅遊業相關的消費的確正如吳議員所說是疲弱的，去年第一季與第四季相比，零售物業價格下跌大約11%。但是，我們觀乎過去數年的經驗，零售物業價格亦出現過在調整後拾級而上的現象。業主找買家或租客時，議價或翻新物業的過程中，難免會將物業空置一段時間，當經營環境開始復蘇，商鋪價格和空置率亦有機會相應調整。所以，我們會繼續審視經濟情況，以及物業市場的最新變化，推出適時的政策，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吳議員剛才也提到新加坡的情況，我在這裏亦就我們的理解講解一下。據我們了解，新加坡因應疫情，臨時放寬當地已婚夫婦買家購買新住宅物業取代原有住宅物業可獲豁免額外買家印花稅的期限，在特定的時間內沽售首個物業的期限，由原本規定購置新物業後的6個月獲寬免多額外6個月。而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新住宅物業取代原本唯一的住宅物業，可以獲得退還部分印花稅，有關人士在購置新的物業後，須售出其唯一的原有住宅物業的期限現時為12個月。大家可能也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制訂物業市場相關政策時，都是因應當地的經濟、物業市場情況和自身政策來考慮，以推行適當的措施，因此，每個地方都不能一概而論，亦不適宜作直接的比較。說回香港的情況，其實我們各項需求管理措施自推行以來，在打擊短期炒賣活動方面是有成效的。剛才吳議員提到我們如何刺激投資或吸引外來機構在香港開業等，其實他們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並不單單考慮這方面的因素，希望這亦能回應吳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不知道局長曾否在商業世界打滾，有否做過生意，今時今日，很多人都已沒有現金，唯有希望賣樓套現，以維持公司的運作。

大家看到最近的破產個案正在上升，結業的情況亦正在增加，很多時候銀行會收回物業再以賤價代借貸公司沽售物業。

他剛才提到一個觀點，便是為何我們不放寬非住宅物業的"辣招"呢？其實我在主體答覆已作簡單介紹，當初我們就非住宅物業引入雙倍從價印花稅的目的，是擔心或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亢奮情況蔓延至非住宅物業。我們十分理解和明白鍾議員剛才所說的情況，目前企業可能面對短期現金流轉困難，所以除了他剛才建議的方案之外，其實還有很多方式或方法，同樣能夠幫助企業面對目前因為疫情、環球經濟變化造成現金流轉困難的情況。我想藉此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自本年年初，可能大家也知道，我們透過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以及在財政預算案中推出差不多2,870多億元措施，幫助受影響企業和市民。聚焦鍾議員剛才所說的中小企，其實我們亦有具體措施紓緩中小企的現金流壓力，例如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紓緩企業因為收入減少而無法支付薪金和租金的壓力。同時，對於一些較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旅遊和運輸等，我們也會提供與行業相關的資助。從更宏觀的層面，從就業的角度而言，我們已經透過"保就業"計劃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持，協助他們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保留可能會被遣散的員工。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適用於各個行業的中小企，合資格企業的每宗申請最高貸款額為有關企業的6個月僱員薪金和租金總和，上限是400萬港元，年利率是最優惠利率減2.5%，即現時大約是2.75%，擔保費用全免。企業可以選擇第一年還息不還本，減輕他們的即時還款壓力......
局長沒有回答，只是讀出政策措施，我也懂得唸出來......

局長，你有否補充？可否直接回答鍾議員的問題？
簡單而言，我剛才所說的，便是為何我們不能在商業樓宇方面推出減免措施的原因。回看政策當初的原意，也切合目前的情況，便是在整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擔心住宅物業的需求會轉移至非住宅物業市場，這是第一點。

對於鍾議員的質詢，我相信萬變不離其宗或殊途同歸的是，希望幫助中小企面對目前現金流方面的困難。所以，剛才議員提到變賣物業套現等方法，目標也是一致的，只是我們使用的方式或考慮的側重點不同。
代理主席，其實吳永嘉議員提出這項質詢非常適時，有關"辣招"，包括DSD，我們已經問過很多次，得到的答覆也是，如果真的撤銷這稅項，樓市飆升怎麼辦呢？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重創本港經濟，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收縮達破紀錄的百分之八點九，失業率亦急升，創10年新高。鑒於最近疫情已趨緩和，不少市民希望政府可團結社會，振興經濟。

然而，所有經濟復蘇措施必須建基於疫情受控，以及社會大眾繼續持守公共衞生防禦措施，合力抗疫，齊心互助，方能收效。與此同時，我們要努力不懈，及時為香港經濟在疫情受控後盡快恢復作好準備。就郭議員的質詢，經諮詢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為紓緩各行業因疫情關係而面對的經營壓力，政府一方面呼籲私人市場業主向其租戶提供租金寬免，共渡時艱，另一方面亦以身作則，主動為租用政府及其他相關物業的合資格商戶或機構提供租金寬免。在今年4月至9月期間，合資格租戶的租金寬免比率已由早前提出的50%提高至75%，而適用範圍亦已擴大，以涵蓋更多行業。至於因應政府實施抗疫措施而須全面停業的政府及其他相關物業租戶，在停業期間更可獲全額租金寬免。一些公共機構，包括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房屋協會、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市區重建局等亦有跟隨和響應政府減租的做法。行政長官曾多次公開向地產業界作出呼籲，表明作為業主須與租客共渡時艱，我相信行政長官與各政府官員會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除減租外，政府亦着力為企業減輕營運成本。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寬免利得稅、非住宅物業差餉和商業登記費、補貼電費開支、減免水費及排污費等，目的是令企業無論大小都能受惠。二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及相關政府官員一向透過不同渠道及轄下委員會，與各業界及專業人士共同商討當下的經濟情況，以謀劃推動經濟發展的復蘇策略，其中包括行政長官主持的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我亦透過主持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以及新成立的對外推廣專責小組，與不同業界廣泛商討及推行經濟支援措施。過去兩年，無論面對中美貿易糾紛以至應對疫情，政府推出的各項支援措施在出台前，均先行與社會各界進行緊密溝通、聯絡。政府會繼續與各界保持夥伴關係，商討如何振興經濟。三為起動經濟，鼓勵市民在港消費，政府早前推出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正是希望可為本地經濟注入生氣。正如財政司司長本星期在網誌中預期，單計本周便將有超過400億元資金發放到市民的帳戶，隨後登記的市民亦會陸續收到資金，相信對消費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帶動對其他服務行業的需求。財政司司長過去亦曾回應，刺激本地消費有很多不同方法，政府選擇派發1萬元現金，目的是讓市民按照他們各自的情況，選擇如何使用。政府認為這樣比較合適，較派發消費券能在時間上更早將款項交到市民手上。旅遊方面，由於跨境管制仍然生效，我們會由本地旅遊做起，帶動氣氛並促進消費。香港旅遊發展局於6月中推出了"旅遊.就在香港"計劃，鼓勵市民作本地旅遊，做自己城市的旅客。計劃得到旅遊、零售及餐飲業界大力支持，合力提供優惠，以刺激整體消費。旅發局亦會於稍後推出以消費免費換取本地旅遊團的優惠。此外，政府於6月優化去年年底宣布推出的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加碼資助旅行代理商，帶動旅遊業復蘇，並同時惠及餐飲和運輸等行業。會展業方面，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資助香港貿易發展局及其他主辦機構舉辦的會展活動。貿發局將於下周舉行香港書展，參展商可獲百分百資助參展費。未來數月，貿發局和其他主辦機構會舉辦多個針對本地市場的展覽，這些展覽活動均會受惠於政府的資助，為本地參展商及企業提供更多商機，藉此營造消費氣氛。總括而言，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和經濟狀況，與各界保持溝通，適時為各行各業提供支援，以重振香港經濟。
由於疫情不穩，消費意欲其實依然低迷。

代理主席，我同意很多議員包括郭議員的看法，在面對疫情時主要須處理兩方面事宜。

希望隨着推行剛才列舉的一些經濟措施，配合疫情應對，既可令市民舒一口氣，亦可吸引他們外出消費，重振香港經濟。
代理主席，我剛才詢問局長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局長的回應則是以疫情管控為優先。

如果不能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可能會每向前走一步，便同時要倒退兩步。因此，任何政府政策，不論是防疫工作還是經濟政策，整個政府團隊均須合力進行，既尊重公共衞生和防疫需要，亦要推出經濟復蘇措施。

在過去一段時間向業界所作的了解中，我知道確有業主曾經減租，但亦有個別業主可能未必能在這方面滿足租戶的要求。這方面的工作需要繼續進行，政府亦會繼續沿用現行方法處理，並跟主要地產商討論這問題。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亦須尊重業主是商業社會中的企業，他們可能也有自身一套處理方法，但我相信他們必定了解目前的社會狀況如何。然而，租金只是經營成本之一，所以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中提出，政府亦推行了很多其他措施，在"派錢"之餘同時力求減輕商戶的經營困難和成本，以及推出措施協助整體社會的經濟復蘇，並與應對疫情的工作同步進行。

代理主席，我已經將這個問題轉交財政司司長及相關部門，以作了解。相信這不單關乎稅務問題，也涉及在眾多措施之中，哪一項最能切合現時的情況，相信相關政府部門會加以考慮。
田議員，你可在其他場合跟進有關事宜。

當然，我相信這始終是社會的共同責任。

就姚思榮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經諮詢食物及衞生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後，答覆如下：一考慮到粵港澳三地的緊密關係和疫情發展，我們採取"張弛有度"防疫策略，特區政府一直與廣東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商討，在三地聯防聯控的工作框架下，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有限度便利必要往來粵港和港澳的人士，使他們在符合指定條件下能獲得豁免強制檢疫的安排。有關的工作正一直進行，而且已差不多進入最後階段，視乎疫情發展，我們將適時落實及公布詳情。在海外方面，我們正與一些疫情相對較為穩定的地區探討如何逐步恢復跨境往來，盡快建立這些互通的安排。我們已和多個政府進行初步討論，當中，大家記得在上星期，泰國政府與香港開始展開討論，研究如何放寬出入境管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牽頭成立的跨部門小組將會與泰國政府一方跟進有關工作。二為重振香港的旅遊業，我們會由本地旅遊做起，帶動氣氛，並藉此向全球傳遞正面信息，增加旅客日後訪港信心。以香港來說，兩個主題公園已於6月先後重開，並推出一系列優惠，市民反應正面。正如我剛才在回答第四項質詢時所提及，香港旅遊發展局已推出"旅遊.就在香港"計劃，鼓勵市民從自己做起，作為自己城市的旅客。計劃得到旅遊、零售及餐飲等業界支持，他們合力提供一些優惠，攜手刺激經濟。此外，當個別客源市場具備恢復訪港條件時，旅發局會與政府及各界別合作，推出旅遊平台，以具吸引力的優惠和精彩的體驗歡迎旅客屆時來港。另一方面，政府於6月優化去年年底宣布推出的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加碼資助旅行代理商舉辦本地遊，並惠及餐飲和運輸等相關業界。三為配合粵港澳三地先導計劃的推展，特區政府一直鼓勵和協助本港私營化驗所增加檢測2019冠狀病毒病的能力。香港現時已有15間私營化驗所提供相關服務，收費亦逐步下降。我們深信隨着需求增加和市場競爭，檢測的服務水準將會提高，而費用亦會有所改善。
代理主席，本來我今次的質詢是想提出如何放寬出入境的限制，令香港的經濟和旅遊業盡快復蘇，但我們看到昨天的疫情在社區開始有反彈的趨勢，看來香港旅遊業復蘇真的是遙遙無期，情況令旅遊業界非常擔憂。香港的旅行社在這5個多月來，無論是經營入境、出境的旅行社行業的收入均是零，業界無不處於水深火熱中，我相信香港沒有一個行業會如旅遊業界般慘淡。我想問局長，面對旅遊業目前的困境，政府會否在未來推出新一輪的抗疫防疫措施前，考慮針對旅遊業界，增加更多的支援措施，以協助業界渡過難關，避免旅遊業出現裁員潮和倒閉潮呢？
代理主席，多謝姚議員的補充質詢，同時我也同意他所說，旅遊業界在現時來說，由於訪港旅客接近零的情況下，其實在眾多行業之中，可以說是"最難捱"的。

政府最近看到並考慮在未有新旅客訪港前，能否在香港推動本地旅遊，以本地旅遊來作為招徠，藉此暫時應付現時旅遊業生意淡薄的情況。

代理主席，局長也承認社會事件和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香港旅遊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打擊，今年5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大跌99.9%，這嚴重影響旅遊從業員，尤其是導遊和領隊真的是零工作、零收入，所以我昨天與旅遊工會的負責人會面時，他們表示工會會員現時面對的生活壓力相當大。

此外，當然這些其他地方的政府也會審視香港疫情的情況，然後才會坐下商討。現階段來說，於上星期，泰國方面是進行了較為接近的工作，而兩地的政府也透過視像會議進行了一次商討。

當然，兩地政府亦可以保留權力，要求在旅客抵境時作出其他檢測。儘管如此，先要有上機前互相確認的檢測，這做法能令我們較為安心，也是我們起始的討論重點。當然，不同地方的政府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們會按照不同情況跟這些政府坐下來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沒有回應姚思榮議員提出的質詢，事實上，測試是非常重要，但政府仍然只依賴15間私營化驗所，既不能增加測試數量，又不能夠降低價格。但是，香港既然是國際城市，我們便不可能永遠都鎖關閉港，一定要想辦法開放邊境，又要保證安全。就此，究竟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來嘗試大量增加測試數目呢？

首先，在測試方面，政府並非完全依賴商業機構，政府本身在進行檢疫工作上，是利用本身醫管局或大學的資源來進行，而在政府以外的工作，正正是應對將來如果有兩地交流或有其他社會上的需要時，政府亦透過認證的方式來確認一些在香港能夠進行這方面檢疫的化驗所來進行等。據我所知道的數字，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引述15間，但其實每星期都在增加，之前是十一二間、十三四間，現在已增至15間，所以，它們所提供的測試能力正在逐步增加。第二，在價格方面，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提到，隨着需求的增加，以及引入香港以外其他地方的提供者，據我了解，有關價格亦已在逐步下降，我亦希望價格隨着市場的調節和競爭等因素會進一步下降。我知道食物及衞生局在這方面亦繼續下有關工夫。
代理主席，由於疫情反覆，局長在主體答覆指要張弛有度的策略我是同意的。但是，就放寬入境政策方面，局長提到粵港澳人士的先導計劃正在進行，亦提到與泰國也在商討中，但是，究竟是用與香港距離遠近為標準，還是疫情穩定的地區為標準呢？其實大家都不清楚，還是兩者也是考慮因素呢？因為我的業界裏有人指出，其實他們很需要往返上海、南京、蘇杭等地，而這些地方亦符合距離和疫情穩定這兩個條件。請問局長究竟何時才會考慮將入境措施放寬至這些鄰近而疫情穩定的中國內地城市呢？

回應陳議員的質詢，其實無關乎地域遠近，我們的工作最主要考慮因素是以剛才提到的兩方面來作平衡，因為防疫和經濟同樣重要。

至於海外，我們也會小心揀選，即使揀選了一個地方，也不會只經一次過討論而有所決定，其間可能會有所調適。

就討論而言，我相信任何雙邊討論都要雙方同意才可落實。正如我剛才說，如我們審視對方情況時，對方亦可能會審視我們的情況，而這個病毒不需要passport也無遠弗屆，不論遠近，所以，這要視乎疫情而定，我們的張弛有度策略是建基於我們能同時應對疫情，以及關注社會經濟復蘇所作的考慮。

主體答覆提到政府跟旅發局推出的"旅遊.就在香港"計劃，我是贊成的。

代理主席，首先，本地旅遊計劃是從環境局調撥資源過來，所以針對的是本地綠色旅遊的項目。然而，這些計劃或旅發局現時推行的項目，其實並沒有針對某一階層，而是利用本地旅遊方式吸引香港市民消費，從而期望建立一個好的旅遊環境，甚至協助業界逐步提升導遊質素等。

我相信過去兩年，隨着我們的旅遊藍圖推出之後，展示了我們對本地式的旅遊的重視，這不單是為了推動本地經濟，而是我們看到全球的旅遊模式和趨勢，將來旅遊業復蘇後亦會趨向追求本地化、當地人都樂意遊玩的地方，譬如一些小故事、大街小巷或有本地特色的事物，往往是能吸引遊客的要素。也許鄭議員也知道，我們過往兩年在深水埗、灣仔推行的旅遊相關活動均朝着這個方向走，也有照顧到剛才鄭議員所提到，區內雖有固有的特色，但未必為大眾所了解或一般旅客所發現的情況。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待將來旅遊業重振之時，能有更多充實的內容。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政府於今年1月公布，該計劃的合資格年齡門檻將由65歲下調至60歲，並已要求顧問在檢討報告中提出實施方案。

代理主席，自2012年政府推出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以來，合資格長者人數由當年的98萬人上升至2019年的132萬人，增幅約35%。隨着香港人口老化的趨勢，政府預計在2025年的合資格長者人數將進一步上升至超過175萬人。其間，政府根據優惠計劃需向各公共交通營辦商發還的車費或船費的經常開支，在2019-2020年度約13億元，為首年的5.7倍，預計2025-2026年度的經常開支更大幅增加至約30億元。如計及將優惠計劃的合資格年齡降至60歲，則2025年的合資格人數將額外增加約62萬人。以此估算，政府在2025-2026年度就優惠計劃的預計經常開支將高達70億元。上述的政府開支預算並未計及業界要求將紅色小巴及更多類型的公共交通工具納入優惠計劃的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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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互為影響的因素，均被納入政府聘請的顧問公司就檢討優惠計劃的研究範圍。顧問公司已完成公眾諮詢，正整理最終報告。政府會仔細考慮顧問報告的分析和建議，尤其是各項優化建議的實施安排和財政承擔。就議員所提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於2018年聘請顧問公司，就優惠計劃的有效和可持續性進行全面檢討，並就相關範疇作出深入研究，包括應否涵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應否調整受惠人士的資格、如何有效防止濫用、創新科技的應用等，並評估建議措施的可行性和長遠財政影響。顧問公司已完成諮詢公眾和收集業界意見，現正整理最終報告。政府會仔細考慮顧問報告的分析和建議，以評估各項優化措施的實施安排和財政承擔。最終報告將會公開讓公眾參閱。二及三行政長官在2020年1月宣布，政府建議把優惠計劃的年齡資格由現時的65歲下調至60歲。勞工及福利局和運輸署已即時要求顧問公司在正進行的全面檢討中，優先研究切實可行的方案，以貫徹落實這建議。事實上，顧問在檢討優惠計劃的諮詢期間，亦聽取並收集了多項業界和公眾人士提出的優化建議。我剛才已概括地指出，降低年齡資格和加入更多類型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在香港人口老化的大趨勢下，將為政府的財政承擔帶來顯著影響。政府在收到顧問報告後，有必要仔細考慮報告內建議的各項優化措施的可行性、細節安排、推行時間、財務評估等。如未能制訂如何加入更多類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前，推行將年齡資格下調至60歲，將會令那些仍未納入優惠計劃的公共交通工具流失大量乘客，因而面臨經濟困難。根據現有資料，不記名的長者八達通卡及65歲或以上人士持有的個人八達通卡，於2018年約有360萬張於過往3年曾經使用，而這數目以每年約30萬張增長，相對於2018年，香港只有近125萬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以及每年增加只有約5萬人。如未能有效防止濫用問題，將會浪費大量公帑。政府了解公眾對優惠計劃的關注和期望可盡早將年齡資格降低至60歲，所以政府已承諾在完成檢討工作後，除公開顧問報告外，亦會詳細交代政府對各項建議的決定和實施時間表。

近數年來，60歲至65歲的人口維持在約60萬人，這數目未來會輕微上升，但40年後，60歲至64歲的人口會下跌至少於25萬人。所以，就長遠的財政負擔而言，單單60歲至64歲的年齡組別並不會對這措施構成主要的長遠財政承擔。

我想談論一個問題。我之前在一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詢問港鐵公司有否任何數據，反映使用2元乘車優惠的65歲或以上人士的出行時間有否固定pattern。

當然，就詳細的分析，在我們接獲及公布報告後，大家可以參閱有關數據。

除2元乘車優惠外，政府會否考慮再推行各方面的措施呢？

特區的官員特別"多口"，共有5個口，真的是凡事他們說了算。

如果這亦不算是自相矛盾的話，我真的不知道何謂"矛盾"了。優惠計劃的目的，是鼓勵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融入社區，藉以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這與綜援計劃下的交通補助金的目的相似。

這是否政策矛盾呢？

如未能制訂如何加入更多類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前，推行將年齡資格下調至60歲，將會令那些仍未納入優惠計劃的公共交通工具流失大量乘客，因而面臨經濟困難。

以我所知，是相當少的，根本少無可少。既然如此，為何局長要顧及該等交通工具的營運困難，而不考慮60歲至64歲長者的需要呢？如果他們能夠享用有關優惠，他們便可以更常參與社交活動，從而加強社會內部的經濟運作，因為他們出行時一定會消費，這亦會為社會帶來更大裨益。

代理主席，有兩種頗受年長人士喜歡的交通工具——紅色小巴及電車——皆尚未納入優惠計劃之內。

紅色小巴的票價不受政府監管。如果把紅色小巴納入優惠計劃，其票價與2元票價的差距便需由政府全數承擔。

政府在2018年委聘顧問進行研究，而局長剛才提及，當檢討工作完成後，便會盡快公開顧問報告。

此外，公務員的薪酬開支也為數不少，而且在付錢後，顧問公司還要花長時間才能夠完成報告。

事實上，類似研究最花時間的部分是公眾參與，當中涉及探討不同持份者的不同意見、方案和可能性等。

本會現在繼續就《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

究竟14個星期的產假是否足夠呢？

除了婦女的產假外，其實男士侍產假亦非常不足。

如能延長男士侍產假，我認為會是非常合宜的德政。可是，即使政府在《僱傭條例》中增加產假，甚至是男士侍產假的日數，也未必代表香港的年輕夫婦會選擇生育。主席，我不得不談《條例草案》對香港整體生產力及對本地經濟的影響。《條例草案》除了涉及福利政策外，亦與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甚至國民生產總值直接相關，因此必須正視人口老化的問題。

你已談及香港婦女的假期、男士侍產假，以至人口政策，這些均偏離了《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的範圍。

我也想知道，原訂上限36,822元的計算機制為何？

此外，政府特別採納了工聯會郭偉强議員早前提出的修訂，讓僱主可以就額外4星期的有薪產假，向政府申請8萬元的津貼。我覺得政府從善如流，做得相當好。

至於一些超高薪金即月薪10萬元以上的女性僱員，我們覺得僱主最低限度在道義上也有責任承擔，而不是要政府"無上限"地補貼。如果一位"打工女王"的月薪過百萬元、年薪過千萬元，難道要政府替她補貼4星期可能差不多100萬元的補貼？這些是超級"打工女王"，政府不應該補貼這麼多，因為這未必是善用公帑。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意義重大，因為涉及一項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是一項家庭友善的政策，更是工聯會、勞工界多年來爭取的成果。延長有薪產假能夠防止產後抑鬱，如果婦女產後休息不足，特別容易患上產後抑鬱。根據調查，大概有10%至15%的婦女出現產後抑鬱，而發生時間大概在產後的第十至十五個星期。如果延長產假至14周，婦女的身心在這段時間有更佳的調息，相信能夠更快恢復，亦可以重投工作。

反對派就是這樣賊喊捉賊，梁耀忠議員還說自己是代表工人的權益。主席，他的組織街坊工友服務處不會派出代表參選下屆立法會，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理由呢？他長期做事口不對心，出賣工人利益，當然沒有人支持，就是這麼簡單。勞工界多年來爭取延長產假，《僱傭條例》上次的修訂是在1995年，距今已經24、25年，當中經歷數代立法會議員，由陳婉嫻、王國興、鄺志堅、葉偉明、潘佩璆、鄧家彪等前輩，再加上本會很多關注勞工、婦女權益的朋友，在議會內外一起爭取權益。當然，我們要展望將來，其實勞工權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希望隨着社會發展，這只是一個里程碑，而不是終點。在婦女權益方面，特別是今時今日養兒育女真的很艱難，婦女面對着巨大的壓力，特別是還要上班的婦女，一人兼負兩個職務，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確實不容易。所以，第一，我們希望將來可以盡快落實全薪產假，產假並不是病假，不應只發放五分之四薪金，亦不應扣除兩成薪金，內地——我們的祖國——已推行這一方面的措施。第二，我們應該進一步檢討和延長產假。

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政府盡快就婦女產後的工作保障期作出積極研究。

對於即將取消的強積金對沖安排，政府也會實施過渡期，並撥款200億元協助僱主度過這個階段，以解決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保障僱員權益，這亦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十分希望在這裏告訴商界僱主，政府補貼幫忙"找數"，不應視為理所當然的慣例。因為首先，政府財政收入均源自於納稅人，例如"打工仔女"、生意人，亦源自政府的其他收入，例如賣地或各種稅收等，全都是公共財政。其實，對於僱員權益，最正統的做法便是由僱主提供，因為僱員替他們打工、為他們賣命、幫他們賺錢，故此最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由僱主"埋單"。

其實，我希望商界能對勞工權益方面抱持更開明的態度，多一點作出共同的承擔，因為香港始終是低稅率的社會，這亦是我們的競爭力所在。當然，我認同應該徵收"超級富豪稅"或"暴利稅"，例如李嘉誠擁有一年賺取數十億元以上的超級企業，其實政府應該向這些公司或集團多徵一點稅才正確。

我希望制度涉及公平公義的社會和諧觀念，我相信只要社會達至公平和公義，不同階層的"打工仔"當然便會緊守崗位。大部分的社會財富均是由"打工仔"有血有汗地賺回來的，做生意的朋友能夠在好的環境營商，可能是因為他們有眼光、懂得投資、懂得賺錢，但他們應該同時對勞工權益有多一點承擔，這樣社會便會更和諧、"一國兩制"便能更成功。

事實上，香港的產假只有10周，一直也被批評說是落後於國際，所以即使今次修訂增加至14周，與其他國家或地方相比可能仍有些距離，但總算踏出了一步，拉近了距離和水平。有關的條例對上一次修訂已是37年前，我們實在有必要與時並進，通過相關修訂。在37年前，家庭概念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內，女士很多時候也要全職在家照顧小孩，即使有工作，她們在職場上的工作也會較簡單，容易抽空照顧小孩。所以，10周產假在37年前的問題應該不大，但時至今天，與37年前便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社會上很多高職位人士和高官，甚至我們的特首也是女性，所以很多女性其實也有很重要的工作，而當夫婦兩者也有工作時，在生完小孩後，如果兩夫婦也有工作，自然便難以抽身照顧小孩，若考慮到經濟能力問題，無法辭職專心照顧小孩時。在這情況下，10周產假絕對是不足夠的，其實14周也未算足夠，但我明白到今次修訂未必能夠一次過追回所有步伐，但踏出這一步便是重要的，所以我是會支持今次對條例的修訂。宏觀地看，香港遲婚和生育率低的問題也不是新鮮事，但長遠而言，這樣的確會影響到香港的人力資源。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持續惡化，我們有需要鼓勵生育。雖然產假的長短，很多時候並不是夫婦決定生育與否的主要考慮因素，但更長的產假無疑能夠令他們減輕壓力和顧慮，間接推動他們多考慮生育問題。此外，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修訂，就是把"流產"定義由28周縮減至24周，即是以往懷孕滿28周才可以享有產假及領取疾病津貼，現時改為滿24周便可以領取。其實，這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卻要到今天才能夠提出修訂，其實也是遲了，但終歸也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此，24周的界線，在香港不同範疇上，其實早已有一定公認性，在數字上也是有科學根據的。因此，把"流產"定義與它看齊是相當合理的，我相信這項修訂也是值得通過的。

不過，我剛才也說過，無論是10周還是14周，抑或流產安排方面，我都贊同政府的工作，但今次修訂仍然有點美中不足，例如孕婦放取產假只能領八成薪金而非全薪的安排，在今次修訂中並沒有作出改動。

我希望政府聽到這個聲音，在未來能夠盡快作出檢討，從而作出改善。此外，我們亦認同修正案提出額外4周產假的薪酬上限由36,822元上調至80,000元，由最初計劃月薪50,000元以下僱員包底上調至月薪100,000元，從而涵蓋了99%的在職婦女，令薪酬較高的婦女也能領取八成薪酬，這是好事。

畢竟政府的政策原意是增加對孕婦的支援，我相信應該要做到底，落實這些好事。

今年年底實施，原因是要成立專責辦事處、取得立法會撥款等。我認為這情況並不理想，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其實應該盡快落實。

其實，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局長可以就不同條文訂明不同的生效日期，所以，我們要求局長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對於一些未必即時做不到的，例如縮短"流產"定義、令懷孕滿24周孕婦提早取得疾病津貼，其實跟產假的額外開支沒有太大關係。如果這些情況可以在技術上解決得到，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可以及早生效，就此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回應。綜合而言，我絕對支持有關的議案。雖然今次的修訂走了很多彎路，但到了會期的尾聲，下星期已是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今天是立法會倒數第二次會議，我也擔心反對派稍後又要求停會或"拉布"，最終不幸令《條例草案》無法通過。然而，我們相信建制派同事一定會盡力令《條例草案》通過。

我希望大家即使真的要"玩嘢"或"攬炒"，其實只餘下最後一兩星期，現在是時候收手、停止，一起支持《條例草案》的修訂及通過，讓婦女和孕婦可以取得合理的權益及應有的福利。

代理主席，你、我以及在座各位都有母親。

我記得二三十年前，我服務的公司已經向女職員提供有薪產假，但社會到現在才有這個意識，將有薪產假延長至14星期。當然......剛才有同事提出，延長產假應該是僱主的責任，但我認為——正如我的開場白所說——這應是社會的共同責任。

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來說，生育十分重要。我們經常說缺乏勞動力、缺乏人力資源，政府的確需要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工夫。我記得上兩任特首都曾經呼籲香港人多生育，但呼籲歸呼籲......

因為內務委員會被他們"玩殘"。

他經常攻擊內地，說中國大陸如何差，但他卻說出這情況，指香港比不上大陸，香港很可耻。

我真的希望"攬炒派"不要繼續說一套、做一套，盡說似是而非的話來矇騙香港市民。立法會在今年4月18日通過包含"保就業"計劃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1,375億元的撥款。當天，"攬炒派"——包括在席的7位民主黨議員——對此投下反對票，而當時建制派議員卻大力支持這項撥款，結果有41票贊成，22票反對，2票棄權，議案獲得通過。很多參與反中亂港的機構和人士都可以厚着臉皮申請這筆基金。我希望今天《條例草案》順利通過二讀、三讀後，局方可以將有關的政策早日實施。

代理主席，對於今次建議修訂《僱傭條例》，把產假延長4周至共14周，我個人相當贊成，因這能讓母親有更多時間休息，也有更多時間照顧初生嬰兒。但是，我不太認同局方提出，延長產假可鼓勵婦女生育的說法。

相信除非事事倚靠政府援助，否則一名專業人士想單靠自己努力養育一名孩子成人，400萬元並不足夠。

現時很多青年人走到街頭，正是因為他們感到不開心，我們經常說的經濟成果，他們又可以享受和感受得到嗎？

自局長加入政府後，他應知我對他也沒有甚麼特別要求，除了每人派發1萬元那類建議之外，我要求不多，反而其他黨友對他要求更多。

我深信局長應在未來一個財政年度，繼續探討設立嬰兒基金的事宜，因為這將可切實提高新一代父母生育子女的誘因，令他們感到政府會協助他們栽培子女。

最重要的是，此舉可令新一代感到政府確實關心他們。

蔣麗芸議員剛才提出她對於鼓勵婦女生育的觀點。

如果局長今天到外邊走一趟，詢問年輕一代是否想生育、他們對於香港的未來是否存有希望等，我相信很多人會給予局長這一答覆："我擔心孩子將來在香港能否過正常生活。我有很多憂慮，所以我不生育，以免要孩子冒險，因為要面對最新通過的《港區國安法》，要他們面對大家所見，教育局不斷將新政策納入教育制度中，禁止這樣，禁止那樣。

這亦正好反映出香港社會上各人對價值觀的不同取態。

不過，亦有人認為，在生活富足後，便應該知榮辱，以及追求更高層次的人生價值。

蔣麗芸議員剛才在此質疑，特區政府能否展示自己對年輕人和社會有充分的關懷呢？

是否在撥款機制下多撥出數元便代表關懷呢？還是，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應走進群眾，聆聽人民的意願和年輕人的看法，然後調整高壓手段，讓他們充分發揮創意呢？我認為，特區政府在考慮鼓勵婦女生育的政策時，這是更有需要完善地方。《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當然並不完美，因為《條例草案》只建議將產假由過去10星期延長至14星期。

南韓的產假期限雖然較短，2001年的最新規定是產婦只可放取12.9星期產假，但其間卻可支取全額薪酬。從這角度而言，當政府考慮產假的問題時，政府應與其他地方進行全面比較，而非選取對自己有利的地方進行比較，不利的便不選取。政府在2020年才提出修訂，將產假延長至14星期，而且更非全薪，我們只能說有進步，但不完美。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及早加以改善。

由於新的產假安排，勞工處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出增加人手的要求。

我們經常說道，當政府考慮一項公共政策時，應該盡量利用公帑覆蓋更多受眾。

大家其實很想知道政府當局在思考問題時的整個邏輯。

如是者，我亦請局長在稍後可以"開金口"，說明政府的計劃。

我先不論延長產假4個星期是否足夠，回顧我們的歷史，香港在1971年引入10個星期無薪產假，當年放產假的婦女今天可能已經當上祖母了。直至1981年，政府又引入受僱不少於40個星期的懷孕僱員可以享有三分之二有薪產假。

代理主席，1995年至今已過了25年，放取產假的僱員仍然維持八折支薪。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曾放取"前四後六"的產假，我比較幸運，當年懷孕時在城市大學任教，我連續兩年懷孕，1年生1個孩子，連續生了兩個。

不過——坐在我鄰近的劉業強議員剛進來會議廳——我明白要平衡社會利益，有很多僱主有意見，這項修改可能令他們不想聘請婦女工作，尤其是像我這類生育多的婦女，一年生1個孩子，兩年生兩個孩子，3年生3個孩子，就會長年放產假，所以我是理解的。

我想說的是，更多人擔心香港騷亂不止，外出的時候會因為不同政見而被"私了"，做生意要表明屬於"黃色經濟圈"，擔心因為不同政見而辦事處被投擲汽油彈，究竟市民更關心的是哪些事情呢？因此，我希望反對派不要再將政治議題拉進民生議題。

有志者事竟成，現在是勞工及福利局發揮的機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婦女的法定產假由10個星期增至14個星期；建議兩項技術性修訂，包括縮短流產的定義，由"懷孕28個星期內"降至"懷孕24個星期內"；及接受產前檢查的僱員如能出示到診證明書，便有權獲得疾病津貼，更全面改善女性僱員的產假福利。

立法會早前的研究指出，世界各地政府提供的產假遠比香港政府慷慨，例如鄰近的新加坡有16周、日本14周及南韓12.9周，均較香港為佳；但比起歐美國家如加拿大的17周、英國52周及瑞典68.6周，更遠遠拋離香港。政府現時修訂落後的法定產假，最低限度達至國際勞工組織建議最少14個星期的要求，使在職母親有更多時間陪伴和照顧初生嬰兒，可算是向前走了一大步。

一群以政治凌駕民生的議員罔顧市民的福祉，只為政治表態，社會應予以譴責。說回《條例草案》的內容。過去社會對於延長產假的討論焦點之一，是如何平衡在職婦女的利益，以及企業負擔的能力。由於一旦增加法定產假，必定會進一步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損害營商環境，特別是中小微企將會首當其衝。過去數十年，僱員產假福利一直由僱主獨力承擔，現時政府終於肯承擔社會責任，支付額外產假薪酬，並由原本的36,822元增至80,000元。這樣可以減低對中小微企帶來的額外成本，不但能夠為懷孕僱員提供更全面的保障，並同時能兼顧中小企經營的壓力，在政策上，考慮得非常周詳。希望政府日後推動任何勞工福利政策時，亦要平衡僱主、僱員及政府的承擔，亦不能夠由僱主獨力承擔所有的財政壓力，從而減低反對政策的阻力。

主席，我作為女性議員，看到《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今天恢復二讀辯論，並有機會獲得通過及實施，實在別有一番感受。我們當然希望《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藉此提升市民生兒育女的意欲，甚或增加香港的年輕人口，但恐怕局長也明白到，其實一對夫婦或一位女性在決定是否生育時——假如你問我的個人經歷或經驗——產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我認為，第一個關口是價值觀。香港社會或中國社會由大家庭走向小家庭，從以往不用政府呼籲或推出任何政策，一個家庭也會有三四個或更多的小孩，至現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兩個小孩，甚至須考慮是否生育，其實反映出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當然，我作為主席，卻只育有1名女兒，應該算少了，但民建聯有數名成員，包括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他有3名小孩，而張國鈞議員和陳恒鑌議員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其實，民建聯的平均生育率相對於香港的數字，應該是on average。當然，我們有些成員仍未選擇做父母，而我作為主席，亦經常鼓勵他們要多生育，因為只有由自己做起，才有說服力。

可是，當司長成為特首後，她除了在施政報告中表示希望增加產假的星期數目外，其實並沒有採取其他實質行動或措施鼓勵生育，我對此感到十分可惜。當然，我不能只批評政府，因為事實上，除了開初的蜜月期外，香港在過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階段，故我希望局長除了提交《條例草案》外，也要推行實質的相應政策，即使沒有實質的政策，也可以在政府內部大力推動。我認為，在現時如此政治對立的環境下，由政府牽頭做起，鼓勵生育，其實也是好事，有助團結香港社會。主席，回到《條例草案》建議的修訂，即由10個星期產假延長至14個星期，而額外產假薪酬由政府以報銷並設上限的形式承擔。基本上，政府願意走出如此重要的一步，當然得到跨黨派的支持，這亦是勞工界爭取多年的一項主要訴求。不過，在香港當前的政治環境下，雖然在理論上，《條例草案》得到跨黨派支持，但能否順利並迅速在立法會內通過，仍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因為根據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即使只有少數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或"拉布"，《條例草案》便可能被拖延。

主席，剛才多位議員也曾表示，作為女性而能看見《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會有很深感受，但我認為，以局長的IQ和經驗，應該明白到，單憑《條例草案》，是絕對不足以提升香港的家庭或婦女增加生育的意欲。我們看看立法會秘書處在2019年為我們做的報告——"香港在職母親面對的機遇和挑戰"《研究簡報》，當中指出，香港在2018年仍有約458,000名年齡介乎25歲至54歲的壯齡女性未能投身工作。

在這些女性當中，佔了八成人是因為須料理家務或照顧小孩而要辭職或被迫放棄工作。至於25至39歲較年輕母親的勞動參與率，在過去11年，於香港壓力如此大、生活成本這麼高的社會，居然倒退至54%，這是局長有責任正視的。其實，我身邊也有很多例子：一對年輕夫妻經商議後，其中一位會放棄事業，以便在家育兒，這是因為本港幼兒照顧服務的配套不足。現時，只有不足13%的3歲以下的幼兒獲得幼兒中心的照顧服務。

主席，該報告亦直接指出，香港的生育率和女性就業率成反比，部分由於香港滯後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這份簡報也提到，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多個成員國家已推出多項政策支援母親在生育後繼續留在職場工作，當中包括：較長的產假，平均為18個星期；彈性育兒假期，平均為37個星期，以便母親照顧幼兒；母親所享有法定假期；可要求僱主安排兼職工作或彈性工時，以及提供較多的幼兒照顧服務。其實，香港在這方面真的十分落後。

事實上，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真的有成效。立法會的報告指出，以英國為例，當地實施這些措施後，2017年的25歲至54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居然高達81%，新生嬰兒有1,790名，兩者均明顯高於香港應有的數字。

我們仍有多項政策須由局長大力推動——立法會早呼喊至"出牙血"了，香港現時的失業率相當高，為何政府不能推出臨時的失業援助計劃呢？

他說我們禮崩樂壞、暗渡陳倉，卻倒過來指責他。

到最後，他那支用金絲繡成的仁義之旗遭人踐踏，身體還中箭，回去兩年後更身亡。所以，我們為了一項產假法案，甚至立法會其他議案，也要對這些反對派、"攬炒派"層出不窮的"拉布"手段予以反制。所以，鄭泳舜議員今天也坐了這麼久，把握立法會最後兩個會議加以推動。回顧從前，沙盤推演，如果我們逆來順受，我肯定這項產假法案無法提交立法會，而且當時也不知道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可以用這種方式選上——當然過程中要鬥智鬥力——當時沒有人預計得到，對嗎？所以，藉着這個過程，這項產假法案才能夠在今屆立法會內成功推動。我不管"攬炒派"今天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即使他們投贊成票，我也不會認為他們支持這項產假法案。今次法案若能夠通過，絕對是在之前郭榮鏗議員所主持的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中沒有"拉布"的議員的功勞，這一點我必須重申。現在說回環境，剛才聽到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特別提到，這項產假法案一開始也是旨在鼓勵生育，對嗎？

正因為大家考慮生育時，會有不同的想法，產假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然而，我想從漁農界的角度，說一個小故事。

這也是一種蠶食漁民資本的做法，令他們繼續留在海上捕魚，而人力卻不能上岸，變成一種環境的壓迫。

到上年"黑暴"時期，已不僅是錢的問題，甚至是恐防進入政府學校會被教壞，倒不如不要生小孩了。所以，特區政府要營造一個鼓勵生育的環境，必須營造一個穩定而平和的社會。

普通市民應該盡甚麼責任？

有些長輩的頭腦很清晰、很堅持，他們要投票......

噢，我剛才說到投票的問題。

即使特區政府通過了14個星期產假也無法鼓勵他們生育。

雖然特區政府會為僱主提供津貼，但如果公司只有一兩名員工，便不知怎樣填補勞動力了。

當然，這是個別極端的例子，中大型的公司理論上不會這樣做。

我希望羅致光局長今天聽到議員的二讀發言之後，回去與其他局長討論一下，鼓勵生育不單是勞工及福利局的責任，而應是司長應該要處理的問題，甚至應該成立一個"特區生育委員會"，從僱主、生育者甚至丈夫的角度，綜合考慮包括侍產假等因素，這樣才能夠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主席，我謹此陳辭。